近年來，如果我們對政府提出關於法例的修訂，要求改善施政，政府通常會對我們說提交法案並獲立法會通過法案十分困難，亦需時很長。既然《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能夠提交立法會，我們期望可以改善或大幅檢討這項法例。

其實，在每次選舉完畢後，選舉事務處及選舉委員會都會發出報告，指出有哪些地方需要檢討及改善。

為何我們都希望有公平公正的選舉？

這大大打擊市民投票的信心，因為他們的資料在投票後或會遺失。

所以，《條例草案》應訂明票站職員的行為守則，難道只是修改郵寄信件的尺碼規定，便可以確保公平選舉嗎？

但是，票站安排對有需要人士完全沒有幫助，如何鼓勵市民投票？當局也沒有把票站職員的行為守則納入《條例草案》，不能確保公平。

總言之，他們排隊令人龍增長，以致原本想投票的人因為等得太久而不投票，降低市民投票的意欲。

希望當局做正經事、做實事，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

梁君彥主席，早晨。

總的來說，梁議員，"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因為這項議程原本在10月討論，但因為立法會各位尊貴議員不斷發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不想討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事，結果引來建制派滑鐵盧式慘敗，真是極大諷刺。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我不認為純屬是技術修訂，因為修訂本身就維護了功能界別的不義。如果政府不進行政制改革，只是提出某些組織是否符合功能界別的選民資格，那便是縱容一些政制問題存在。

我具體談談為何我在法案委員會，以及在今天重申《條例草案》的修訂並非技術性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一間是好旺角購物中心，另一間在石塘咀，兩間商場都有很多售賣錢幣和郵票的店鋪。

說到底，如果我能成為批發及零售界的候選人，我應是該界別的選民。大家是否知道我當初如何有資格參選？

不過，為何我有資格參選但無資格投票？

這樣引申出多個問題：第一，為何有人可以參選，卻沒有投票權？第二，為何只有某些商會才能代表批發及零售界的利益？我這類小商戶，連登記的資格都沒有，如何代表業界？

我根本只能管中窺豹，其他界別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為何這個商會可以成為界別成員，那一個卻不可以？現在的問題是，功能界別根本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歷史產物，為討好當時的既得利益者而設，但現時根本沒有代表性。

為何政府一天到晚要人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又准許12個功能界別的成員擁有雙重國籍？這樣他們是否不效忠特別行政區？

我都不希望"崩口人忌崩口碗"。

取消功能界別是香港進行民主普選必須克服的問題。由委任制轉到今天的功能界別，有些界別用公司票，有些用個人票，亦有些是兩者混合。

五大訴求最重要的一項，必然是民主普選。這是最溫和、最基本的。如果擴大一些功能界別的範圍也得不到政府當局的重視，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社會的問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希望各位議員好自為之。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盡快通過《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是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作出所需的技術性修訂，當中包括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亦有關於《選舉條例》，以及各項選舉程序的技術性修訂。

當中有關選舉申報的修訂，若實施後，將可方便候選人及其團隊，修正有輕微誤差或遺漏的選舉申報書，並大大減輕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及其團隊準備選舉申報書的龐大工作量。事實上，這些修訂回應了公眾，特別是參與各級選舉的持份者的部分訴求，我相信大家均會支持。

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有同事苦笑指，每次政府要修訂選舉法例多項內容時，委員在會議上幾乎都反映相類似的問題，但局方的回應均令人不滿，雖然這樣說似乎有點令人泄氣，但恐怕離事實不遠。主席，以我代表的界別——即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為例，我與不少業界朋友對於政府當局一直未有妥善處理香港印刷業商會成為出版界選民一事，表示非常失望。事實上，我與印刷業商會多年來一直有向局方反映，多番要求加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卻未能成功。由於印刷業商會在1983年根據《保險業條例》第61c條獲認可為承保人組織，主要是為其會員承保僱員補償保險。

印刷業商會一直向政府反映，商會並不屬於保險界，而印刷業與保險界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大家關注的事項和權益亦相距甚遠，保險界在立法會的功能界別代表根本不可能兼顧及反映印刷業界的意見，而他們所擁有的一票根本遠遠不能代表數百名印刷業界會員的權益，導致印刷業界在議會一直缺乏表達意見的機會。

過去數屆立法會選舉，業界均提出同樣的訴求，其間，局長的位置已換了三四人，我曾再三向局方反映，但局方一直拒絕在過去的選舉法例修訂中撥亂反正。事實上，印刷業商會創立於1939年，有過百年的歷史，是香港歷史最悠久及最具代表性的印刷業組織，不單見證香港印刷業的發展，也與業界同步成長，出版印刷是上百年的共生行業，密不可分。印刷業商會透過與各地政府部門及協會的聯繫、出版刊物、建立網站、舉辦大型研討會及考察活動、成立培訓研究中心、提供優惠服務等，加強同業凝聚力，為業界謀求福祉，提升競爭優勢。商會在過去一段時間，隨着國家改革開放，透過投資，與內地建立了密切關係，推動香港與內地印刷業的發展，無論是在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互動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今年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我再次向局長提出有關問題，並且安排商會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官員會面，多次向政府解釋，商會在多年前已經不是一個獲保險業監督認可的承保人組織。故此，他們連僅有的一票已經失去。基於印刷業商會和出版界有密切的關係，將其納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實際上只涉及對相關法例作出一項技術性修訂，完全切合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原意。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局方回應表示，如果將商會成員撥入出版小組的選民界別，涉及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作出重大改變。事實上，我所代表的4個界別，選民基礎本身已經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例如文化界有1,500名選民，出版界有500多名選民，體育界有600多名選民，演藝界只有大約200名選民，本身極不平衡。所以，政府有關可能影響目前選民基礎的說法，我認為並不合理。如果今次將商會納入出版界，反而能夠作出更好的平衡，其實是一個向前走的方向。所以，政府今次不願意接納這項修訂所提出的理據，我認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實上，除了我所代表的界別，資訊科技界、漁農界、旅遊界，以至批發及零售界的議員代表，也曾向政府提出，有個別團體無法成為屬於該功能界別選民的問題，又或是向政府提出擴大其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要求。遺憾的是，政府未有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亦未有將上述功能界別代表及持份者的訴求納入《條例草案》。主席，將個別團體撥入真正代表他們的功能界別，讓他們的聲音得以在議會內傳達，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如果涉及一些疏忽，或政策上未完善的地方，政府也應該盡早更正，這樣做實際上也不涉及擴大功能界別代表性的問題。回應這些聲音，可以進一步改善功能界別的代議功能，也給予未能在所屬界別投票的團體一個合適的交代，政府為何一直不肯接納呢？此外，我明白《條例草案》只是針對技術性修訂，不過我亦希望藉着今次機會，表達我對政府今次處理《條例草案》的一些看法。多年來，政府欠功能界別一個交代。一方面，政府強調功能界別有其獨特性，可以令議會議決更有廣泛代表性，這一點我是完全認同和支持的。同時，功能界別可吸引界別內的專業人士參政，提高議事的質素。可是，另一方面，政府不肯為進一步改善功能界別的代議功能，推動任何實質性的改善措施或建議。這樣做其實會流出空白點，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根據我們存在的瑕疵，質疑功能界別的存在價值和代議功能。政府多次推搪改善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認為這樣可以避免引起更多爭議，亦怕牽一髮動全身，等同另類政改。但是，我希望政府可以思考，如果大規模政改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推行，這是否代表一直要將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問題置若罔聞、視若無睹呢？主席，作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議會代表，我既支持擴大功能界別的代表性，亦了解擴大界別代表性，無可避免要處理一些難題。但是，政府不應該以避重就輕的心態迴避問題，相反應該迎難而上，盡量作出一些合理的修正，強化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和認受性。今次修訂並不能符合我所有的期望，也不符合我代表界別的持份者的期望，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說，《條例草案》雖然只是作出一些小修小補，但始終是一些必需的更正和改善。故此，我仍然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並會繼續要求政府及早對功能界別選舉制度作出必要的改善。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我只是希望......

主席，我們支持《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但這些修訂完全是微不足道，如果套用剛才梁美芬議員的說法，是雞毛蒜皮的修訂。

房屋署有沒有做到該做的事？

既然有很多公共服務，例如申請圖書證或過關已可以用智能身份證，取選票也可以這樣做，為甚麼仍然要用人手刪除姓名以取得選票？

我們太守法或沒想過有人會踩界。

從區議會選舉可見，政府對於守法的人便規管，但對於不守法或故意踩界的人，是無能為力，這一點我在上星期已經提出了。

在票站點票的整個過程，我想對於很多同事而言，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我亦希望政府今次能夠汲收經驗。今次明顯有很多人蓄意踩灰色地帶，以往則沒有人會這樣做。

現時整個運作是為確保選舉完成，但我們能否確保選舉是公平地完成？輸贏對我來說不重要，這是民意的表達，我們尊重市民的決定。

如果市民對於當天賺取外快的多位人員沒有信心，究竟我們能否盡快使用電子設備，透過電腦加快投票速度？

是否應該聘請更多專職人員，甚至減少兼職人員，而增加一些電子設備？當然，以目前選舉事務處的能力，根本無法管理電子設備，但是否應該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令整個選舉程序得以公平地進行、選舉法例得以落實？

我先講解一下實際情況。

在立法會內，有誰敢力抗巨大的民意，為業界繼續表達意見？

主席，我出任立法會議員已有三四年。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例子。香港市民平時只着眼公平。

因此，他們需在代議政制下選出議員，代表他們在議會發聲......

如是者，以後還有誰可以代表個別業界發聲？我再舉一個例子，當年代表醫學界的前議員梁家騮用他的方法"拉布"。他作為醫生的代表，雖然我未必認同他的看法，但我尊重他為醫生業界表達意見。

我提醒各位議員，這項條例草案只涵蓋若干技術性的雜項修訂。因此，請議員避免詳細論述整體選舉制度或相關法例的優劣。儘管如此，我會按情況盡量寬鬆處理，但亦請議員不要過多論述與《條例草案》無關的其他事宜。

局長，今天是感恩節，亦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香港保護法》的日子，香港人想在此說聲"感謝！

為免把話題扯遠，我會先集中在某些細項上闡述，之後我會再談談，為何我今天開場白的發言重點是"感謝"。

其實，功能界別的存廢，可能是香港接下來的5年、10年，甚至20年要面對的所謂"政治風眼"的其中一環。

邵家輝議員剛才提到"劏房"、迷你倉，他更提到"家電三廢"等，而我只是剛開始發言，你沒理由打斷我的節奏吧？這次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同事固然有怨氣，事實上我亦一樣。我認為香港這數個月以來的動盪，沒有理由以所謂"民主派大勝區選"而告終。

但我想指出的是——亦希望呼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內容——選舉不應只講求公平，而公平地提名及投票的前提是"自由"。但這次區選卻有一個操作，不但損害了選舉的透明度及市民對候選人的了解，甚至隱瞞了選民登記資料。

我認為大家必須正視這種政治做法，它窒礙了香港唯一保障選民登記冊公開及透明，以及大家查核選民登記冊的途徑。第二，有關選舉程序方面，很多建制派議員剛才也有提到一些我亦認同是雞毛蒜皮或芝麻綠豆的事。

這種操作只會令既得利益者或長期壟斷利益的候選人，在社區中有主導權進行宣傳，而其他候選人卻沒有。

我同樣同意，隨處可見的連儂牆也有助選效果，而這亦與上述問題相關。

香港的選舉是僅餘能夠向全港進行政治教育的渠道，當然，這是否重要是另一回事。

我足足聽了兩天的辯論發言，無論是泛民同事或建制派同事，都對選舉有莫名其妙的幻想，我感到十分離奇。

我並非罵選民，我只是告訴大家，香港未來可能真的會有立法會直選，可能真的會有所謂的普選。請大家一起進步，不能投機取巧，認為港人已締造歷史，認為泛民有300多個區議會議席，將令議會有所改變。

我想說，美國總統今天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該法案當然會提及香港的民主制度的進程。主席，我不會贅述，我只想指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很明確地說，香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選項，令香港的選民自由和公平地......

鄭議員，這項辯論的議題並非關乎選舉制度，而是有關《條例草案》涵蓋的若干技術性雜項修訂。你已經發言7分鐘，但一直離題，只是我在容忍你而已。

當然，各位功能界別的議員不是貪污酷吏......假如政務主任也可無故成為被制裁的目標，難道政府認為功能界別不會被制裁嗎？所以，如果功能界別的存在令香港的制度趨向不公義，功能界別本身便應被列入制裁名單。

主席，《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是對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進行技術性修訂，主要是關於功能界別選民基礎及其他改善選舉安排的修訂，包括選舉申報書的修訂、呈交提名表格的修訂、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信件的尺碼規定，以及處理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錯誤或遺漏訂明的特定限額，並不包括任何重大修訂。主席，關於功能界別的技術性修訂，是指在現行法例的相關條文中更新自上次更新工作後已改名的團體，修改8個功能界別內13個團體的名稱以反映其名稱的變動；刪除自上次更新工作後已停止運作的團體，即從6個功能界別刪除12個已停止運作的團體，以及按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新增選民，即為4個功能界別新增10個團體。主席，相關修訂是以立法會功能界別現有選民基礎為依據，經諮詢各政策局/部門，並考慮接獲的團體要求，不涉及會對現有功能界別團體造成重大變更的修訂。例如，對於現在選民只佔從業人員約10%的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由於今次修訂為技術性修訂，所以不會進行討論，相關探討及制訂劃一標準是創新及科技局的另外一項工作，將在研究後於今年下半年諮詢資訊科技界。同樣地，對於旅遊界功能界別公司票制度的檢討，以及考慮是否應將香港印刷業商會劃分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均會涉及對相關功能界別現有選民基礎作出重大改變，有關調整非技術性修訂，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和政策用意。此外，考慮是否應將個別團體或機構加入功能界別時，除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的意見外，亦須考慮多項因素，例如申請的團體或機構在業界是否具有代表性、該團體或機構對業界的貢獻及活躍程度等，在維持原來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劃分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對申請作出決定。例如，今次在漁農界功能界別加入小艇捕魚作業及有機耕種等代表新型行業的團體，便是順應時代發展，增強相關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其他建議新增團體，例如教育界功能界別的耀中幼教學院校董會成員，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忠誠車行有限公司及香港貨運航空有限公司等，均符合在功能界別新增組成團體的原則。對於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按照《立法會條例》，有關機構有責任向選舉事務處提供符合相關定義的合資格人士的資料以用作選民資料登記。未能成功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的人士，可以提出申索，相關申索會由獨立的審裁官按法定程序處理。

此外，為減輕候選人在擬備選舉申報書的工作量，《條例草案》擬訂調高提交發票及收據的門檻，由100元提高至500元，並根據過往經驗，建議延長行政長官選舉中提交選舉申報書的期限，由30天增至60天。主席，《條例草案》涵蓋的技術性修訂不僅涉及多個功能界別的事宜，亦包括改善選舉安排的便利措施，關乎政治參與權利。該等技術性修訂總體上不具爭議，且符合香港選舉的實際情況，是適時、實用且必要的技術性修訂，目的是為了使2020年立法會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可以更順利地進行。《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不涉及整體政治制度的改革，與普選方案是毫不相干。但是，剛才有泛民議員發言提出對功能界別選舉的批評，亦提出廢除功能界別、進行普選，我在此順帶作出回應。

剛才泛民議員有關普選的發言，實質是漠視《條例草案》進行技術性修訂的政策原意，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題發揮。他們提出目前未加探討，在如今社會民意對立下，即使提出，可行性也存疑的普選口號，眼高手低，不僅無視功能界別議員過往的成績及發揮的專業作用，誠意更加不如處理同為進行技術性修訂的《2015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時，雖然批判功能界別，宣揚雙普選，但仍有部分泛民議員通過提出修正案，要求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所展現的誠意。一味強調普選，而不提出實際可行步驟，實質上是為未來的選舉進行民意捆綁，政治自保。將功能界別制度說成罪大惡極，彷彿廢除功能界別，實行雙普選，便能解決香港面對的所有問題。主席，我明白對於香港的政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很多香港市民都存在意見，部分更不滿功能界別制度，質疑為何不廢除功能界別制度，進行很多泛民議員剛才提及的雙普選。首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六十八條規定"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2015年立法會否決2017年政改方案，功能界別繼續存在。其次，在目前香港民意越加分裂、雙元對立的社會實際狀況下，為何不試圖通過已實施的2014年、2015年、2018年的《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以及今次的《條例草案》，在未能開展普選探討之前，逐步通過法案循序漸進改善選舉制度及安排，盡力確保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對於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特別是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我覺得實屬必要。相關的探討工作正在進行中，並將會諮詢業界，而對於其他擴闊選民基礎的可行性研究，包括檢討其他功能界別的組成方式、公司票和個人票的取捨、規管"種票"現象等，完全可以進行探討，可以雙軌進行。關鍵是政府是否能夠參照創新及科技局對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構成標準的改革，制訂具體工作時間表及諮詢相關業界，予以落實，以提高相關界別的認受性和代表性。《條例草案》建議的修訂措施不多，甚至相對於香港整體政治制度的改革，即循序漸進進行雙普選而言，可謂小修小補，但絕非原地踏步。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更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主席，區議會選舉在剛過去的星期日總算順利完成，而下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不足一年後便會舉行，自由黨樂見政府當局納諫如流，因應實際情況及需要，就選舉安排對法例作出檢討及技術性修訂，進一步完善選舉安排。

其實，《選舉條例》下的選舉開支限額已因應通脹情況而數次上調，但自2011年引入第37A條下的輕微錯漏特定安排以來，從未就各項選舉所訂的錯誤或遺漏累計最高特定限額作出修訂。現時就各項選舉所訂的特定限額佔相關選舉開支限額的百分比介乎0.04%至1.54%，但就部分牽涉龐大開支的公開選舉而言，如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地區選舉和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相關的最高特定限額或過於苛刻，未能真正便利候選人。因此，自由黨認同當局將特定限額上調至佔相關選舉開支限額介乎0.3%至5%，讓候選人有更大空間處理相關錯誤或遺漏金額，避免因一時大意而惹上官非。自由黨期望當局能將特定限額與選舉開支限額一同定期檢討，確保特定限額所佔的比例可維持在特定水平，以便利選舉候選人。再者，第372b條訂明，就每項100元或以上的選舉開支而言，候選人必須確保其選舉申報書附有載有該項支出詳情的發票及收據。自《選舉條例》在2000年制定以來，有關金額門檻從來未曾作出修訂，但在2000年至2017年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已經上升33%。時隔多年，當局終於就相關發票及收據的門檻作出檢討和修訂，由100元上調至500元，以減輕候選人準備其選舉申報書時的工作量。雖然遲了很多，但遲到總比不到好，自由黨表示支持。此外，自由黨歡迎將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與立法會選舉的限期看齊，由30天延長至60天。

主席，我想談談今次修訂比較重要的部分，即功能界別選民基礎。自上次立法會換屆選舉至今已有3年多，其間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或已有所不同，例如某些團體停止運作或出現新增的合資格團體選民。所以，舊有團體選民清單未能有效反映最新情況，影響選舉的公平性。有見及此，自由黨歡迎當局在現行法例的相關條文下，更新已改名的團體、刪除已停止運作的團體，以及按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新增選民，進一步更新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

飲食業不想看到立法會失去他們的聲音，令議會失去平衡，因民粹主義而制訂漠視現實情況的政策，這不單損害飲食業的發展，更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我們同意可以擴大及優化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以加強功能界別的代表性，符合普及和公平的原則，但必須確保選民質素，以及確保選民在其界別內有代表性，避免濫竽充數。至於如何增加選民的認受性和代表性，飲食界一直歡迎討論，例如，可以考慮加入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為選民或採用"一店鋪一店長"的模式，即每間食肆可提名一名店長為選民，以擴大選民基礎。這次修例沒有觸及有關選民基礎，相信是因為這事項較為複雜，未及討論。無論如何，我和自由黨均認為，在良好的社會氣氛下才能推動重啟政改。因此，我們期待在社會回歸平靜後，當局便應按部就班重啟政改。啟動有關工作時，有兩個元素是不可忽視的，就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兩者是彼此互動......

當然，中央有憲制責任和權力按實際情況決定香港的政改步伐，保證香港安定繁榮。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完全在中央手裏，香港人可以影響實際情況，在不同的實際情況下，步伐可以穩步向前，也可以原地踏步或暫時倒退，但總不能抵觸"循序漸進"的大方向。對於2015年通過的"八三一框架"，我和自由黨均明白部分市民有意見，但大家要明白，討論政改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的基礎上進行。即使如此，我們仍然相信在"八三一框架"下有改變本地選舉法的空間，爭取改變，創造"循序漸進"的條件。提出有關條件時，應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以及有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政改不應原地踏步，即使重啟工作極為艱難，自由黨仍然希望當局有勇氣和魄力，突破重重障礙。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條例草案》另外兩項較為簡單的修訂，自由黨對此亦表示支持。第一，容許立法會換屆選舉或補選的地方選區或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以總選舉事務主任認可的方式呈交提名表格。其實這不是一個新方法，這個方法已應用在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區議會選舉和鄉郊代表選舉。根據法例，候選人可親身或以總選舉事務主任或選舉主任認可的任何其他方式，向選舉主任呈交提名表格。至於立法會選舉，有關安排亦適用於傳統功能界別候選人，但卻不適用於地方選區或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這是問題所在。鑒於立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上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並不常見，現時安排對因任何合理理由，如住院或不在港，未能在提名期內親身提交提名表格的候選人或會造成不便。所以，當局建議有關安排應與傳統功能界別和其他公共選舉的安排看齊，讓地方選區及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將來能夠以總選舉事務主任認可的方式呈交提名表格。自由黨當然不會反對。至於修訂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的每封信件的厚度和尺碼規定，自由黨亦表示支持。現時，在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已可免付郵資寄出信件，但每封信件重量不得超逾50克，尺寸不得大於175毫米乘以245毫米，亦不得小於90毫米乘以140毫米。然而，自2016年1月1日起，香港郵政更改了郵費結構，並在參考萬國郵政聯盟的信件投寄手冊後規定，只有尺寸不超逾165毫米乘以245毫米，以及厚度不超逾5毫米的信件才會被視為"小型信件"，可以支付較低郵費。因此，當局建議跟隨香港郵政的新規定，在未來選舉中就免付郵資投寄的信件的尺寸訂定客觀準則，與香港郵政"小型信件"的定義看齊。自由黨認為這是合理的做法，可以避免出現混淆。主席，總結上述各點，為了進一步完善選舉安排，以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自由黨會表決支持。

不可以投票是否等於不可以參選呢？所以，他應該想清楚再攻擊功能界別。

主席，今天是討論《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這是一項涉及投票的法案。首先，我非常感謝在上周日區議會選舉投票的市民，這是實踐民主身體力行的表現。不論市民有否投票支持工聯會或建制派，或投票給其他政黨人士，我們都是衷心感謝。談到感謝，有同事提起今天是感恩節，感恩節在香港不是太普及，它是一個美國節日。鄭松泰議員提到感恩節，好像很感謝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如何為香港好，老實說，真的盡顯鄭松泰議員要麼是一名"歷史盲"，要麼是一名"帶路黨"。為何我說他是"歷史盲"呢？

當地的印第安人接濟這群移民，協助他們......

歐洲移民對印第安人巧取豪奪、趕盡殺絕、種族滅絕，令98%的印第安人死亡。所以，歷史上很多......歷史上很多人都是"笑騎騎，放毒蛇"，說很多動聽的口號，其實都是想害死人。所以，我時常覺得感恩節是一個極度偽善的日子。感恩節是當年歐洲移民，其實就是今天的美國人......
陸議員，你已經用了3分鐘談論感恩節，但這項辯論的議題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

梁耀忠議員，其實你亦經常離題，但我也尊重你。

其實，我們的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實現一個民主、公平的體制，透過一個有公信力及公正的選舉，令政府得到市民的認受及授權。《條例草案》主要是關乎一些技術修訂，包括對功能界別中一些已改名的團體更新其名稱，同時亦刪除了一些已經停止運作的團體，並按照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加入新的選民。

當然，這都是一些技術上或稱為"末端細節"或"細眉細眼"的修訂，我都表示支持。

我首先作利益申報，我也有參與上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我落選了，但我絕對承認及尊重選民的決定及選舉結果。

其實這些問題都可以靠科技解決。最多人提議仿效出入境時的做法，將智能身份證插入讀卡機內及印手指模，以確認一個人的身份。

人有相似並不出奇，主席，對嗎？

人手點票便有這問題。

我聽聞有些個案——據我所知至少有一個選區的監察點票的人......

但是，我覺得條例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早前跟局長反映過，局長表示該條例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修改。所以，我希望透過對這次辯論，表達我雖然支持《條例草案》，但我覺得社會要進步，選舉要民主、要公平，精益求精，應該讓我有機會表達。還有一個個案是，候選人和監察點票的人被不知明人士阻止進入票站，令他們不能監察點票程序。

主席，有些事項可能涉及日後法例修訂，而這次修訂過於"細眉細眼"，局長，其實我有點失望。

因為這涉及公平問題，例如傷殘人士或身體虛弱的人不適宜長時間排隊輪候，如何保障這群傷健或患病人士？

現在流言四起，我們已不斷澄清，令大家信服投票結果，而問題太嚴重的，我們會考慮提出呈請。我們希望有一個好制度，令爭議減少，同時在技術上改進，推動民主選舉。

主席，你既然可以對陸頌雄議員寬鬆，希望你也對其他議員寬鬆。

正如政府所說，這項改變的確有助減輕候選人在整個選舉程序中的工作量。事實上，有時候要取得這些單據也非常困難，例如當候選人要慰勞選舉義工時，會在小商店購買小食或飲品，金額不大。可是，要儲存這類開支的單據會很困難，而且容易遺失，所以這項建議對候選人會帶來方便。

我覺得應該維持原狀會較好。

功能界別的選民成分嚴重缺乏廣泛代表性，自動當選的情況亦非常普遍，多年來均為人詬病。

在地區直選中，413萬名已登記選民可以選出35個地區直選的議席，即平均大約13萬名選民才可以選出1名議員。但是，傳統功能界別的30個議席卻由23萬名已登記的功能界別選民選出，即平均7,000多名選民就可以選出1名議員。功能界別選民的1票相等於地區直選的......地區直選的1票等於功能界別的18.6倍。

更嚴重的是，在傳統功能界別中，有數個只有不多於20名選民，包括金融界、漁農界、保險界和航運交通界等。

政府今次完全不加理會並讓這些嚴重不對等的情況繼續存在，怎算公道？

對於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為何政府今次不進行檢討？為何政府今次修訂條例時不趁機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功能界別選舉中的不少選民並非個人，而是公司或團體。在28個傳統功能界別中，10個組別只有團體票，8個組別則有團體票和個人票。

就連我最關心的勞工界，也是只有職工會才有資格投票，一般個別"打工仔女"是沒有資格投票的。其實在5月初，立法會曾就《條例草案》舉行公聽會，當時有議員及公眾人士要求擴闊傳統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多次重申，政府今次只會處理技術性修訂，而涉及功能界別如何組成的大改動具爭議性，因此會在日後非常謹慎和認真地審視。然而，我們要問政府，究竟何時才會認真審視，何時才會正視功能界別帶來的選舉不公問題？一直以來，團體票容許大企業和大集團名正言順地透過附屬公司或其擁有股權的其他公司，在同一或不同功能界別取得選民資格，從而擁有更多功能界別的選票，以獲得更大政治影響力。這變相是一間擁有不同業務的大公司，在不同界別也可以擁有公司票，於是功能界別選舉便根本不是要選出一位界別代表，而是要選出對公司業務有利的代表。舉例而言，一間公司如果兼營地產、金融、旅遊和文化娛樂等業務，就可以透過開設不同公司而在不同界別擁有選舉投票權，這樣對市民大眾又是否公道？這其實會予人一種感覺，就是這些團體的選民中存在着相當嚴重的變相"種票"可能性。如果同一間企業可以化身為多間不同的公司，然後再在同一或不同界別登記為選民，明顯就是違反了"一人一票"或"一選民一選票"的公平原則。又例如，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中，演藝和出版界人士可登記為該界別的個人選民，但體育和文化界卻只有團體票。此外，很多屬於體育、演藝及出版界的從業員，也受制於界別個人選民登記資格要求，因而無法登記成為選民。文化界則規定要是獲政府資助兼且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下指定的藝術團體，或是由選舉事務處指定的16個地區藝術文化協會才可登記成為選民。所以，只有受過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藝團才有資格成為選民，曾受資助的個人則不可以。因此，想成為這個功能界別的選民，便必須要有團體背景。這種登記安排對於獨立藝術家和創作人而言，相當不公平。根據2017年的人口統計數字，全香港共有超過21萬人從事文化及創意產業，但屬於該界別的選民竟然只有約3,100人。該界別很多從業員，例如音樂人、歌手和演員等，從事這產業的工作多年，但沒有投票資格和權利，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在2016年，曾經有傳媒查閱選民登記冊，發現具建制背景的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旗下，有近200個屬會為文化界的選民，但差不多有一成屬於新登記。

此外，在議會現行的分組點票機制下，代表少數界別利益的功能界別議員，卻有特權否決由代表大多數市民利益的地區直選議員所提出的議案，造成少數人否決多數人的不公平情況，更出現不少關於政制與香港核心價值的議案被否決的現象。因此，對於《條例草案》並沒有檢討這個原則性問題，我認為相當遺憾。

甚至當我們想彈劾特首，也由於功能界別的存在而阻礙了我們提出議案，令我們無法反映廣大民意。最後，我想總結，功能界別備受質疑，主要原因是缺乏公平性，因為其選民基礎只局限於業界小圈子，而且很多界別只有團體票。因此，由小圈子選出來的議員又怎會有民意基礎？

因此，我認為當中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很多中醫和脊醫被排除在醫學界功能界別外，而體育、演藝、文化和出版界又集中在某些機構和團體。

因此，我認為立法會功能界別是一個結構性的缺陷，完全無法彰顯民意，反而造就建制派進一步操控議會，為政府護航。今年年初，"林鄭"特首強行推出"送中惡法"時，自以為可以操縱過半數的立法會議席，可以因而漠視民意，在議會內為所欲為。豈料，"送中條例"推出後，衍生了香港歷史上最大型的民主運動，至今已經持續近半年，民怨和民憤仍然未能被撲熄。"林鄭"政府就是恃着在立法會有足夠的保皇票數，可以強推不公義的"送中條例"，以致民怨一發不可收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幾乎徹底崩潰，個別保皇派的政黨更加是一席也不保。

歸根結底，香港是需要改革的，特別是選舉制度，我們必須廢除功能界別及全面普選立法會。

主席，剛才有議員談論功能界別如何如何......

所以，我覺得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是互相融合，對社會的貢獻各有所長。

我覺得整個選舉制度的安排沒有錯，但有否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希望聶局長及當局應該考慮一下，在這個大原則之下，如何作出適當的改善和調整。

我覺得這些技術性修訂是必要的，隨着時代發展、日子的推進，對有關條例作出變更來配合是必需的。法案委員會成立後，前後召開了兩次會議，可見《條例草案》的內容並不複雜。但會上有委員批評當局，對哪些團體可以加入功能界別、新增選民的身份提出質疑，指現行機制欠缺透明，又要求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加強其代表性。事實上，當局已經清楚解釋，每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前都會檢視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考慮有關團體和人士所有的相關要求，在過程中亦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至於哪些團體加入相關功能界別的問題，該團體應在界別具有代表性，並且積極支持該界別的發展，亦會向相關部門多提建設性建議。對於當局上述一貫的做法，我表示贊同。他們設有一套清晰、嚴謹和合理的程序，作為考慮團體加入相關功能界別的基礎，這是必要的。至於有人要求擴大功能界別選民的基礎，例如以個人選民代表團體選民，我相信不一定可加強有關界别的代表性，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減低其代表性。政府認為作出重大調整，大幅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做法涉及對機制的重大改動，會引發極大爭議，在未有充分討論和達成共識前，我擔心會引起社會相當大的反響。

更重要的是，《條例草案》的內容並不包括對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作出實質的改動。

政府若能就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訂出一套明確、清晰的原則和法律框架，對於推動和落實特首普選便猶如順手推舟，事半功倍，而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實在可讓香港早於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令香港的政制向前發展，那是一個重要的憲制決定。可惜特區政府根據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因反對派的執迷不悟而被否決，令我們錯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以及以後普選立法會的機會。政改方案最終被否決，結果令全港市民失望。反對派不理會廣大市民的意願，不顧中央和香港特區互信的關係，捆綁......

證明反對派有心拖垮香港社會。事實上，過去一段日子已可證明，反對派只會不斷炒作政治議題，通過"拉布"、不合作等行為，繼續導致香港爭拗不斷，對社會的暴力衝擊行為推波助瀾，令社會不安，最近又有聲音重提政改的要求。

便是向法庭呈請，結果花了25,000多元律師費，補報這1,600多元的經費。

守法竟然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又不是我有意違規，而是無心之失，是時間上的落差。而且即使我想補報也不可以，一定要通過向法庭呈請才能處理，而為了這個法庭呈請，我必須聘律師。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我的發言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我會就法例上作出的修訂事項，說說我的看法，然後就如何確保選舉公平公正，提出意見。主席，《條例草案》的標題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正如過去多年的做法，每逢舉行大型選舉前，政府都會提出一些實用的技術性修訂，目的是為了使選舉可以更順利、公平公正地進行。今次的技術性修訂主要有數個部分，第一，是關乎若干功能界別及某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組成的修訂，包括修改8個功能界別內13個團體的名稱，以反映其名稱的改動；從6個功能界別刪除12個已停止運作的團體；以及為4個功能界別新增10個團體。我認為刪除停止運作團體、更新團體名稱、新增符合資格的團體等，都是與時俱進及有必要的修訂。雖然我不是功能界別的專家，但我相信政府的決定已得到廣泛的共識。《條例草案》建議作出修訂，將行政長官選舉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由30天延長至60天，而提交相關發票及收據的門檻，由每項選舉開支100元提高至500元。此外，對於在不同選舉中有關選舉申報書輕微錯漏的寬免安排，《條例草案》的修訂亦調高有關限額。我認為這些都是合適的做法，可以減輕候選人準備選舉申報書時的工作量。但是，我認為，當局亦應該在今次選舉周期後檢討有關門檻，以便在下個選舉周期繼續作出改善。《條例草案》另一個重點是修訂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的每封信件的厚度和尺碼規定。現時在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可免付郵資寄出信件。《條例草案》建議將免付郵資的信件尺寸標準，由過去不得超過90毫米乘以140毫米，修訂為不超逾165毫米乘以245毫米，與香港郵政就"小型信件"的定義看齊。主席，我們原則上支持這項修訂，但參考過去選舉實際操作的情況，候選人遇到的問題並非信件尺寸大小，而是香港郵政對某些要求比較苛刻，這兩天亦有不少同事提過這點。現在要求所有信件的開口闊度一律不得超過90毫米，要非常精準。

主席，除了上述修訂外，我想談談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從某角度來看，今次修例屬於技術性修訂，對選舉辦法作出一些細微修補或更新，對很多人來說是小修小補。

不過，針對最近區議會選舉發生的種種不公平現象，即使今次《條例草案》能獲得通過，我相信廣大市民心中還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未得到解答。

我覺得這亦是一個很好的課題，探討日後如何讓更多市民覺得選舉公平。

政府日後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究竟是工作人員劃錯，還是有其他問題？

今早已有很多同事提到，現時的投票方法是遠古時代的投票方法。

第二，關於選舉投訴與呈請，處理選舉投訴的效率真的很低。

我希望就選舉違規情況，當局能更有效率地、公平公正地處理。此外，選舉呈請亦是一個大問題。

政府有否方法可以優化這套機制？

這名候選人真的是啞口吃黃蓮，完全沒有辯駁的餘地，這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造成極大的傷害。

所以，我很希望在即將到來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前，政府可以制訂一套較佳的標準。

因此，點票安排能否做得更專業一些？

主席，政府今次向本會提交《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屬於一般技術性的修訂和調整，沒有重大改動。我看過《條例草案》的內容，也是以簡化立法會選舉及便利參選人的規定為立法目的，所以我會支持《條例草案》。不過，在政制事務委員會和《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時，很多議員關注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的登記情況。就這一點，我懇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認真研究，看看有甚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主席，大家也知道，立法會設立功能界別的原意是確保各行各業的聲音可以得到反映，也能夠讓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得到不同的意見。所以，自回歸以來，立法會有30個議席由功能界別的選民選出，代表香港不同行業、專業界別。除了專業界別的議員要與業界充分溝通之外，政府當局也應該在各項議題和法例上，盡力全面接觸和諮詢業界所有持份者，讓所有意見均能充分表達。要全面地聽意見、接觸業界時，首先要知道有多少持份者。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不少同事均十分關注個別界別的選民登記情況。例如，馬逢國議員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屬於出版界的香港印刷業商會因為是《保險業條例》下的承保人組織，所以自動登記為保險界功能界別的選民，但該公司的業務以印刷出版為主。我想請教局長，政府當局以該公司哪個身份諮詢該公司或與其溝通呢？

主席，我認為局方要在"公平、嚴謹"的原則與選舉權和被選權之間取得平衡，要盡力保障所有合資格選民的選舉權利。政府現時就團體或個人的功能界別選民申請欠缺清晰的指引。例如，"該團體應在有關界別具代表性，而且積極支持該界別的發展"，當中怎樣算是擁有"代表性"？至於"積極支持該界別的發展"，如果團體本身只專注於自己的業務，又是否屬於支持整個界別的發展？主席，一旦當局不批准該界別的選民登記，申請人會否知道為何被拒諸門外？

政府當局應採取宜寬不宜緊的原則，讓個別界別的選民聲音得到重視。

坦白說，香港的選舉被譽為文明、先進的選舉，但每次選舉總有很多不同錯漏情況，影響香港市民，令不同黨派的議員對於政府處理選舉的工作產生質疑。

我經常對自己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主席，這也是我們對於政府部門處理每次選舉的態度，包括選舉事務處、選舉管理委員會及其他部門。

我們希望提出以下幾點，以提醒局長或相關政府官員，如何秉持我剛才所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信念。第一點是取選票的程序。很多同事也提到，現在每名選民到達投票站後，都需要出示身份證來取選票。主席，你也曾投過票，你也知道查核身份證的程序還一如當年，即是由職員拿着一本大簿劃、劃、劃，你若叫"張三"便劃掉"張三"，你若是"李四"便劃"李四"。老實說，如果市民信任政府，哪怕劃"張三"或"李四"，我都會相信。但今次或過往選舉中，也有很多市民批評，"張三"有出現，卻劃了"李四"；"李四"沒出現，卻劃了"阿五"或"阿六"。

是為了保障市民私隱。

我希望局長在修訂中提出一套更理想的做法。第二點有關票站職員。主席，我相信你很明白，票站職員是由"雜牌軍"組成的。

投票日早上很熱鬧，很多人"和你排"，也有很多人重複排隊。

剛才"張三李四"的情況，他們根本無法看到。

老實說，香港人必定支持特區政府舉辦的每一場選舉，這也標誌着香港人越來越珍惜自己的權利。

此外，我想對局長說說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竟有些票站職員在投票人取選票後，提醒投票人該投哪一個號碼。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已即時投訴。局長，你如何透過培訓，確保選舉公平和公正呢？

我覺得局方做事經常都"啞子食黃蓮，有苦自己知"，好像受盡委屈的家嫂般。你們今次略有改善，有作出澄清，不過速度卻非常慢。希望局長能夠記着這句話："多快醒，創造好環境"。

局長，當銀行都有數鈔機了，你們卻落後到仍然用人手點票。

局長應明白，這是每位市民的公民權利。主席，我剛才所說種種，均關乎《條例草案》中大家所關心的課題。希望政府在每次選舉時，不要抱着"過了海便是神仙"的心態，不要把問題掃進地毯底，便不予正視。說一句真心話，無論選舉是贏是輸，我們也會尊重選舉結果，接受市民所選。不過，我們也要確保選舉是公平、公正和公開。請局長回去後深思。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建議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作出技術性修訂。雖然這些修訂只屬"小修小補"，但有利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並順利地舉行，部分修訂還相當"貼地"，利便候選人進行選舉申報等工作，所以我支持《條例草案》。今次《條例草案》建議的主要修訂，包括在現行法例的相關條文中，更新自上次更新工作後改名的團體；刪除一些已停止運作的團體；以及按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新增選民。這些修訂雖然看來是"小修小補"、微不足道，但卻是選舉所必需的。畢竟，不同功能界別有不同選民基礎，他們涵蓋不同行業領域，擁有不同專業資格。當局在選舉前檢視功能界別選民資格，刪除一些不合資格的選民，新增合資格的選民，可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就備受關注的功能界別選民基礎問題，《條例草案》並沒有作出修訂建議。不過，我留意到在相關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泛民議員一如既往，聚焦討論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問題。

今天早上，區諾軒議員亦批評，功能界別選舉"極黑暗"、"極黑箱"。對此，我想說，我不認同泛民議員的意見。我認為，功能界別現行制度已運作一段時間，並無不妥；其選民在相關界別亦有足夠代表性。政府若要擴大選民基礎，必須先經過充分諮詢，在社會上取得足夠民意支持，並與各功能界別達成一致共識之下，才能改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擴大選民基礎只會引起無謂的爭議，甚至適得其反。更何況，大家都知道2014年政改諮詢引發極大爭議，最終演變成違法佔領運動，引起社會動盪。如今，反修例風波尚未平息，當務之急應是止暴制亂，讓社會回復平靜。如果此時貿然重啟政改，未經任何討論就盲目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最終恐怕只會令香港亂上加亂，進一步將香港推向深淵。因此，對於《條例草案》沒有就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作出任何修訂建議，我沒有任何異議。至於未來應否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我和我所屬的金融服務界均持開放態度。在2014年至2015年的政改諮詢期間，我們業界曾多次開會討論。我們支持循序漸進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尤其因為資產管理公司近年發展迅速，促進金融業的蓬勃發展，我們認為當局應積極考慮是否將這些公司納入金融服務界的選民範圍，進一步擴大界別的選民基礎。主席，一直以來，我最不滿泛民議員總是故意抹黑功能界別，將功能界別的選舉稱為"小圈子"選舉，還故意貶低功能界別議員的民意代表性。我想在此強調，功能界別的議員並非"從天而降"，而是由所屬界別的合資格選民投票產生，除了有廣泛代表性外，還具備所屬界別的專業資格。因此，功能界別議員的專業性和民意代表性是不容貶低的。

就第372b條的修訂則旨在放寬候選人提供選舉開支收據的要求，建議在所有的公眾選舉中，遞交發票及收據的門檻由100元提高至500元。雖然修訂建議涉及的金額不多，但我認為這些建議均很"貼地"。眾所周知，申報選舉開支的工作十分繁瑣，尤其是一些金額細小的發票，並非所有店鋪均能提供，亦容易遺失。這項修訂正好免卻候選人這方面的煩惱，大大利便他們申報選舉開支，是非常必要的修訂。

因此，我們希望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當局能在利便候選人工作和防止選舉舞弊之間取得平衡。主席，我雖然支持《條例草案》，但認為《條例草案》有避難就易之嫌。大家也知道，上屆立法會選舉和其後的立法會補選曾出現一些備受關注和爭議的問題，例如刻意違反《基本法》、隱晦支持港獨的人有資格參選；有候選人在選舉日前夕策略性宣布棄選，此等意圖影響選舉結果的行為是否有違選舉法例。又例如在上屆立法會選舉，曾有選民上載短片，聲稱自己嘗試以身份證副本證明身份，結果成功投票。對於上述種種問題，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我認為這種迴避態度極不理想，因為這些都是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當局應以更清晰的條文作出規定，才能釋除疑慮，避免爭議，有助選舉順利進行。主席，上屆立法會選舉的問題尚且沒有得到清晰的回應和改善，剛過去區議會選舉出現的種種不公就更不用說。正如很多議員同事指出，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出現很多不合理的怪現象，例如為數不少的長者長時間排隊輪候投票，票站人員卻沒有隨機應變，作出適當安排，讓長者優先投票或分流處理。又例如部分候選人在宣布參選後即受到暴力打壓，完全無法展開選舉工程，甚至在投票日拉票也受到滋擾。這些行為明顯破壞選舉公平，我希望政府不要再視而不見，而應高度重視這些問題；日後檢視選舉工作時，不要如《條例草案》般只作一些"小修小補"的修訂，而應通盤檢討，大刀闊斧地作出改善，避免不公平的事情再次在選舉中出現。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以往審議一些法案時，議員均會提出很多意見。

所以，很多議員今天提出來的意見是非常重要和實際的。香港的選舉法例可以說是非常完善，但亦是非常糟糕。

因為縱觀全世界，很少地方的選舉法例會對選舉的管理——特別是選舉開支——訂明如此嚴謹、細緻的規定。

但是，如果要談缺點，我覺得一定要提到剛過去星期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主席，選舉法例要來做甚麼？就是要確保選舉公平、公正。

當然，建制派受害最大。我的辦事處曾被縱火5次。這怎會是一個公平的選舉呢？在這樣的"黑色恐怖"之下，我們候選人的宣傳工作受到影響，我們的宣傳品受到破壞，我們的助選團受到威嚇。這怎會是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呢？

我想再次說出我的例子，要向政府投訴現時選舉制度及選管會的不足之處。主席，我不是今次選舉的候選人。但我的辦事處受到破壞，我的政黨受到詆毀，我們一些候選人的物品受到毀壞。

於是，我不理會選管會提供的回條，我寫了另一封信給選管會主席，我說除了之前提及的刑毀及恐嚇之外，選管會還要處理選舉不公。我今天收到選舉事務處的回覆："陳議員，你沒有交回已填寫的表格，所以我們沒有收到你的投訴，你的檔案就此結束，不會處理"。

當然，有些人會問為何長者和傷健人士可以優先，認為這樣並不公道。

主席，說回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我對其中一項有些意見，希望特別向副局長提出，就是關於候選人免付郵資投寄的信件，即是讓候選人免費向選民寄出政綱一次。

另一個問題就是環保。

如果把四五張標貼全部貼在選舉通函上，便會遮蓋所有內容。

在整個選舉法例當中，其實有很多地方也需要完善。但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公平公正的選舉法例訂立了，但在執行時是否可以達到公平公正的效果呢？

如果執管選舉法例的部門也是官僚機構，把收到的投訴"左卸右卸"，完全不處理，又是否適合繼續負責管理選舉呢？有關的負責人是否應有所調動呢？我希望政府會就此作出考慮。當然，今次選舉的情況相當特殊，也是前所未有的艱難。但不可以因為艱難，便不執行選舉法例。正因為過程艱難及出現了很多問題，我們更應該好好吸收今次的經驗教訓，完善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令日後的選舉可以更加公平、公正。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今天真的大開眼界，副局長有否看過提交的法案被這麼多保皇黨和建制派議員批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罪魁禍首是這個制度，他們何曾代表民意？有這麼多議員支持她。傳統功能界別有12名議員是零票當選的。主席，不好意思，我提到你。

全世界也找不到的，除了愛爾蘭上議院少數議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意大利國會。如果政府繼續這樣做，便會繼續看到更多的"撞車"事件，車毀人亡。根本整個政府不思進取，《基本法》怎樣寫的呢？

現在輸了便"賴地硬"，說選舉法例有問題，連排隊投票都可以批評，有沒有搞錯，有沒有少許常識呢？香港的選舉已經任由建制、保皇操控，他們用盡所有骯髒不堪的招數，對手沒有這麼多錢買福袋、"蛇齋餅粽"，所以選民唯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一早起床排隊投票，甚至將軍澳有個票站有選民要提早一晚到場扎營，就是怕政府"彈弓手"，早上夠票下午取消票站，全部人也不信任政府，正是因為政府和建制保皇串通，所以才會造成這個情況，有否回去想一想呢？

現在政府要面對全港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對選舉制度的不信任，政府要釜底抽薪。如果不落實《基本法》訂明的雙普選，政府會繼續無運行、香港會繼續無運行。建制派、保皇黨說得對，小修小補《條例草案》是沒有意思的，但不是依他們所說，而是要真正取消功能界別，讓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所有立法會議員和特首，還市民一個公道。

所以，縱使我們支持這項小修小補的《條例草案》，也一定要告訴全香港市民，政府必須提供政改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不要再顧左右而言他，不要再說人大八三一決定，因為這樣做只會殘害香港。香港去到今天的地步，辦事處被人破壞，如果是公平的制度......

同鄉會的電話、專車接送、飯局等做法司空見慣，今年亦有發生，不過湊合起來仍不夠票數，現在建制派議員"賴地硬"。政府應站出來，要麼不修訂，要麼便正正式式修改，並非《條例草案》般小修小改，而是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一人一票"，取消功能界別。雙普選並非洪水猛獸，香港回歸前《基本法》已訂明，政府一次又一次搬龍門，還說人大常委會可繼續搬龍門，不要以為他們不會搬，他們每天也可以搬龍門。

如果香港有民主，便不需要對功能界別作小修小改，而是如同全世界進步的城市般堂堂正正地選舉。

不過，這些不重要，都是小事。不論"林鄭"、聶德權、習近平，如果政府以為繼續採取這種高壓蒙蔽的手段，香港人便會乖乖聽話，現在事實告訴大家是不會的。現在10多歲的初中生也知道政府不濟，中央未有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還不醒覺嗎？他們應該醒覺，還香港一個正常的選舉制度，香港人已等待了22年，還要等多久？

如果搞對抗的話，根本沒可能加入管治架構，因為沒有一個政權會容許一些不願意與其溝通和合作的人"上位"，甚或是擔任管理者，這是基本的常識。

主席，對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理解是，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以往如果有人要拉攏你，理論上要看看誰肯出較多、較好的籌碼或是條件較吸引。現時香港的情況似乎是美國想拉攏我們助其達到某些目的，當然亦有人指反對派與美國政府裏應外合，但這些是題外話。反而，我看到的是，如果中方與美方都重視香港，大家也應為香港提供一些好的條件，看看誰提出的條件較好......

坦白說，大家可能真的有機會看到這一天。主席，說回這項《條例草案》，我想指出一點，是我在法案委員會也提過的，就是現時特首選舉的報帳日期——即申報選舉開支的日期——由30天增至60天，與立法會看齊。理論上，這好像不錯，但是立法會的"超級區議員"的競選開支上限也只是700萬元，而特首的選舉開支則高達1,600萬元以上，其實是雙倍。我曾經詢問當局為何特首選舉後申報選舉開支的日子不可以延長，由於所涉款額龐大，容易造成混亂，當局何以不能按比例延長期限。很可惜，局長沒有提供一個合理、正面的答覆。無論如何，今次的小修小補對大家沒有甚麼影響，所以我不會反對。

多謝主席，亦多謝郭偉强議員。

在這3條鐵路中，一條在日本，一條在澳洲，最後一條在香港。

其實，我們現時的選舉制度亦一樣。制度永遠未必能夠做到完美；然而，人的質素才是一個選舉制度的質量最大的一個演示。

我不會重複剛才郭偉强議員甚至陳克勤議員的論點，例如很多人排隊，以致造成一種假象，又或陳凱欣議員剛才特別提到出現不公平的地方，例如把banner全部剪掉等。不過，我想與市民一起想想，其實對於區議會的選舉制度，無論反對派或建制派在某程度上都是相對認同的，也都不會說區議會制度很黑暗。然而，它也可以被這些人的質素推到很低，甚至壓制了原本選舉的最基礎精神，也就是每個人都能夠有充分的言論、表達和投票自由。但很明顯，在今次的選舉中，這一切都未必能夠完全做到，無論是否有違反選舉條例，也沒人敢說某些人的言論自由並未受到影響。因此，我希望對局長說，條例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人在某程度上不尊重一個制度的話，在法規上，政府不能夠無能為力，一定要積極有為，以堵塞這些漏洞。越多條例對某種制度作出規管時，總有人覺得不自由，所以，反對派也好，普通市民也好，均要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尊重，這樣便無需訂立太多規條，更可能可以好像以前雅典的民主樣式，在大草原上誰說得大聲一點便可決定國家或社會大事。所以，人一定要互相尊重，這是我今天發言開首的一個重要的論點。

其實，每個功能界別的經費都不一樣，而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對於某些功能界別的經費，政府在《條例草案》中並沒有太多着墨。讓我先作出申報，我尚未決定明年會否參選，但根據我過去參選漁農界功能界別的經驗，候選人大概只有10萬元競選經費。

所以，在這方面，特區政府必須留意。另一點也是關於漁農界的一個問題，我相信其他在任的立法會議員也可能會面對。大家現時開設辦事處或聘請員工的支出的5%須計算在選舉經費內。

陳克勤議員剛才也指出這些規限太僵硬，計算方法也並不公平。

漁農界的選舉涵蓋不同文化、背景和行業，甚至不同地域。

剛才特別提到漁農界的選舉，當中涵蓋不同文化、地域及行業，而今天討論的《條例草案》亦牽涉刪除或加入某些團體。反對派對某些功能界別當然作出很大的攻擊，其實在我代表的漁農界中，我們也認為須改變現有的選舉制度。

所以，停滯不前的情況令分布不完整，我們希望完善這功能界別的選舉。

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留意這事，因為這當中是有問題的，功能界別將來的路沒有很清晰的定案。

所以，特區政府應與中央政府就未來應如何走下去進行溝通。此外，漁農界的每個團體均反映了歷史的問題，我相信其他功能界別亦一樣。我所說的漁農界團體，其實充滿了當年反英抗暴和備受打壓的血淚史。

為何漁民組織要用這麼複雜的"有限公司"制度註冊呢？這正是因為政府當年不允許我們結社，要申請的話我們必須到警務處，如果想成立社團，便要查你三代，如果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便一定不會批准。

最後，正如我多次在委員會上提出，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改變漁農界的投票模式。

因為他沒有用筆在選票上填寫。我相信漁農界不是唯一一個要用筆去填寫選擇的功能界別，但我希望政府明白，不論是漁農界的選民或以類似方法投票的選民，他們也是普通小市民，對政治制度未必有很多認識。

其實，在我第一年出任議員時，便已向政府反映這事，但所得的結果仍然非常令人失望。如果局長有時間，可以查看一下，漁農界的廢票率是相當高的，我估計有5%至10%。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今天審議的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主要是有關容許立法會換屆選舉或補選的地方選區或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以總選舉事務主任認可的方式呈交提名表格，以及修訂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的每封信件的厚度及尺寸規定。

不單如此，我認識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均致電給我，表示要我回覆，要親自與我傾談，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問題。不過，我下午一直要開會，無法回覆他們，最後，他們各自留下錄音信息，我稍後播給局長聽聽，當中有他認識的人，甚至某位前官員的太太也來電說覺得有問題，這是何等嚴重呢！

試想一想，一名選舉主任因遭恐嚇而不敢再做下去，另一名選舉主任出來指自己曾被恐嚇，完成審查候選人資格後，更失了蹤，原來她已入住安全屋，我至今仍未能跟她聯絡，她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按照之前香港的暴徒或反對派的思考邏輯，糟糕了，這個人一定已被謀殺......

我們的選舉法例確實有不健全之處。

所以，現時由選舉法例到投票程序，是否出現了很大問題呢？我希望政府在不久將來可以就選舉法例提出更多修訂。我昨天了解到，現時出現了很多有關選舉法例的問題，政府可否盡快提出修訂呢？

要做一件事情，並非那麼容易，但我認為天下沒有事情是容易的，唯有一個理由做不到，就是恐懼。所以，只要有心，我相信沒有事情是做不到的。我希望局長會認真審視現時的選舉法例，當中真是千瘡百孔。雖然我知道局長是在今屆才上任，有很多事情是之前已經定下，難以一下子作出大量改變。可是，他是一位年青人，與我相比，他尚算年青，我相信年青人應該有更大的改革和創新精神，局長請加油。

其實民主並不可怕......

我認為政府欠缺前瞻性，亦過分保守。如果當局只作出技術性修訂，根本上隨便找個AO也能夠做到，無須由這麼高薪的局長來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有普選，現在是否因為被人大八三一決定完全封殺，我們便要止步呢？如果我們無法令年青人或香港人有信心，知道香港何時可以有普選......現在基本上是沒有普選的時間表、路線圖，只因一個八三一決定便"卡死"香港。立法會當中有議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成員、有議員是人大常委會委員、有議員是政協委員，他們有否為香港的民主前途說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讓香港人落實雙真普選？其實民主並不可怕......

主席，其實我不曾離題，所以我不太認同你的說法。不過，我感謝你的溫馨提示。香港落實雙真普選，廢除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要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點在《基本法》裏清楚訂明，我們現在不可以胡胡混混當作沒有發生過，然後繼續忍受現時不公平的政治架構。有很多建制派議員批評選舉如何對他們不公平；不如這樣說，其實選舉從來對我們也是不公平的，香港何時有過公平的選舉？大家可以詢問梁美芬議員，她背後有多少資源支持她？九龍社團聯會有多少資金支持她進行地區工作？
如果說相關性，昨天我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所說的，我認為較黃碧雲議員現時所說的更為相關，所以，我希望你執行《議事規則》。
主席，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返回辯論議題，因為局長今天在席，聆聽過這麼多位議員的發言，我很希望局長可認真地回應市民的訴求，而不單是止步於今天這項《條例草案》的技術修訂。大家也希望功能界別從香港消失，令立法會議員可以由"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有更公平、民主、合理的政治制度。這是政府化解香港現時的政治矛盾、化解街頭暴力至為關鍵的一步，政府不可能坐在這裏等待，讓這個八三一決定牢牢捆綁香港......主席，其實我一直也沒有離題，我們現在討論有關功能界別的修訂，所以我告訴局長，這樣的小修小補是沒有作用的，我們須大膽進取，將整個功能界別制度削去。

主席，我不認同你的判斷，我現在是談論這個改革的修正步伐及範疇，而我認為是過於狹窄。如果只是作一些技術性的......

功能界別肯定是不公平的選舉，至於直選產生的議員有沒有額外的資源，在公眾無法知悉的情況下，一直支持他們進行地區工作，這些個別議員自己應該很清楚知道。

主席，我認為黃碧雲議員剛才在發言時，當她第一次提及類似的事情時，提及我的名字。

我相信全香港沒有人不知道梁美芬議員與九龍社團聯會的關係，不過我也不想與她在這件事上糾纏，公眾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主席，我希望局長......

其實我們最關心的是香港有沒有民主和公義的政治制度，這是過去數個月以來，為何有這麼多人上街的原因。除了"反警暴"，便是他們要爭取落實五大訴求，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是雙真普選......

主席，今天審議的《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原本只關乎雜項修訂，包括功能界別組成人士名單的修訂、選舉申報書輕微錯漏寬免安排的修訂，以及候選人呈交提名表格的方式等。由於當中涉及一些原則問題，我認為我必須發言。當然，我最後要聽聽政府的意見或回應才能決定是否予以支持。

建制派議員經常被反對派抹黑，他們顛倒是非，黑變白、白變黑。今次的選舉其實某程度上是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原因當然是政府以往的表現未如理想或甚至不作為，但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其實有很多政策均未有機會清晰地向市民解釋。

我希望政府真的能洗心革面，全力以赴，否則便會被人繼續抹黑，做甚麼也是徒然，只會一事無成。因為功能界別多年來不斷被抹黑，以一些簡單的口號如"零票"進行醜化。但在現今的世界，只要簡單、能煽動情緒便最有效，對他們說道理、講事實並沒有用。這是一種絕對可悲的現象，但卻是香港的現況。

試想想，當有數十間甚至上百間議員辦事處被摧毀，大家根本不敢張貼宣傳品或上街宣傳，怕會被毆打，這又怎算得上是公平的選舉？

但現實是我們這些默默耕耘和努力服務地區的人得到甚麼回報呢？

近日香港經濟已出現衰退，而每當香港遇上經濟困難，也凸顯出功能界別的重要性和貢獻。以今次騷亂事件為例，旅遊業、飲食業和零售業分別遭受重創，很多員工亦失業。我們看到旅遊界、飲食界、勞工界、批發及零售界的議員為業界四出奔走，爭取政府及各界支援，以挽救業界和協助受影響的員工。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他們的工作，但當遇上經濟危機，我們便尤其看到他們真的作出很大貢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至於金融、專業及財經問題，更是功能界別的強項。現時經濟出現衰退，金融界、商界及保險界等的議員均設法協助業界渡過難關，為政府出謀獻策，協助政府挽救香港的經濟。大家也知道財務委員會明天會審議紓困措施，當中包括眾多支援中小企的計劃。這些措施由功能界別主力推動及提出意見，令它們更貼近商界或一般市民的需要。

我有時也感到很心酸，不管我們做了多少實事，有些人也會透過媒體利用一些情緒影響市民。

我剛才尚未說完，除了金融界外，專業界別中的工程界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其實也下了很多工夫，而大家也看到盧偉國議員在工務小組委員會不辭勞苦。我認同直選議員在監察政府及反映民意方面有其功勞，但由於政黨發展緩慢，他們可能熟悉政務，但對金融經濟則毫無經驗，亦缺乏興趣，所以議會的平衡相當依賴功能界別的參與。可惜，反對派為了政治理由只會不斷攻擊功能界別，不肯作出公道的評價。主席，我注意到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有議員提出由於現時未能修改《基本法》附件有關立法會的現行產生辦法，所以功能界別的議席未能有任何改變，但政府仍可以立法方式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加強代表性。事實上，我在上屆立法會已提出檢討功能界別的組成方法，可惜反對派表示不應小修小補，而應全面取消，故政府亦未有採納我的意見。

此外，今次的《條例草案》建議提高選舉申報書中有關輕微錯漏特定安排的限額，地方選區由3,000元增至30,000元，而傳統功能界別則由500元增至5,000元，以便候選人修正有輕微誤差或遺漏的選舉申報書。雖然加幅不大，但我認為有其意義。

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我首先簡單講述《條例草案》的內容，並就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審議及在剛才的辯論發言時提出的意見作出一些說明和回應，最後簡單講解政府準備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首先，就《條例草案》的內容方面，我們建議透過《條例草案》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作出所需的技術性修訂，包括關於功能界別選民基礎、有關《選舉條例》下的安排，以及各項選舉程序的技術性修訂。這些修訂建議已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第3至9段詳述。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方面，按既定做法，以及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後，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建議就《立法會條例》下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作出所需的技術性修訂，同時維持原來有關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不變。建議修訂包括：一、更新已改名的團體名稱；二、刪除已停止運作的團體；及三、新增選民以更新相關功能界別的現時情況。就上述技術性修訂，我們亦建議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作出相應修訂，以反映相關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相應改變。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藉今次機會就立法會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作出一些技術性修訂，以改善選舉安排。首先，我們建議改善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或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遞交提名表格的方式，容許他們以經總選舉事務主任認可的方式呈交提名表格。其次，我們建議跟隨香港郵政自2016年起就郵費結構的新規定，更新未來選舉中就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的選舉郵件的尺寸。

另一方面，我們亦密切關注情況的變化，適時作出回應。例如在最近的選舉中或這數個月，其中一項關注是個人私隱或"起底"問題。

我在今天和昨天均聽到議員提到，即使我們就條例作出改善，但在執行方面亦需注意。例如在郵件尺寸方面，作出相關修訂旨在符合香港郵政2016年起的新郵費結構，是理所當然及合理的做法。但在實際投寄郵件時關於開口位或其他執行上的細節，當然也需要注意。

當然，我們需要在制度上、安排上盡量做到制衡，令大家相對感到安心。

今次的檢視工作亦是以現有的選民基礎為根據，並考慮到自上一輪檢討，即2015年以來所收到的要求，包括加入功能界別成為組成團體及訂明團體的申請。我們在考慮個別機構要求加入功能界別的申請時，會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的意見，並參考多項適用的因素，例如有關機構在業界是否具代表性、對業界的貢獻、活躍程度等。在維持原有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的劃分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我們會按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新增選民。假如個別機構/人士欲加入功能界別成為組成團體或訂名團體，或建議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可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交書面申請。我們會按既定做法，在每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前就有關要求，向相關政策局/部門索取意見。

在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獲提名為候選人所需要的條件已在《立法會條例》中清楚列明，有關條例規定擬參選人士須為已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該功能界別的選民功能界別除外)，或令該功能界別的選舉主任信納他/她與該功能界別有密切聯繫。此外，該條例亦規定，要成為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除了需要為地方選區的已登記選民外，還須符合條例下就候選人的年齡、國籍、居港年期等定下的限制。

至於參選人是否與有關功能界別有密切聯繫，須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根據《立法會條例》第42A條和《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第16條，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由選舉主任按照法例的要求及相關程序作出決定。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選舉主任會諮詢提名顧問委員會的法律意見，並在有需要時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為適當的額外資料，以令其信納參選人有資格獲提名或該項提名是有效的。選舉主任會按相關法例和相關資料，就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

我們今次提出《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並不包括對原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作出實質改變。《條例草案》的詳題已清楚指明，《條例草案》的目的旨在就某些立法會功能界別及一個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的名單作出技術性修訂。在個別功能界別中加入某商會作為組成團體，涉及對相關功能界別現有選民基礎作出重大改變，超越了《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待日後我們須處理非技術性修訂時，我們會按既定程序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另一方面，我們亦吸納了一些意見，就選舉的輕微誤差數額及收據門檻作出調整。《選舉條例》訂立簡便渠道，即輕微錯漏特定安排，以處理有輕微誤差或遺漏的選舉申報書。考慮到選舉開支在過去有所調整，惟自2011年引進輕微錯漏特定安排後，可修正的輕微誤差的數額上限一直未有修改，因此我們建議調高各選舉的最高特定限額，以方便候選人。我們這次亦將所有公共選舉遞交發票及收據的門檻由100元提高至500元。如《條例草案》於今天會議獲得通過，我們可於下星期五，即12月6日刊憲，屆時有關修訂將適用於刊憲後提交的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選舉申報書，提交的限期為本年12月29日。有議員提到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純屬技術性，對於功能界別基礎的實質改動，或普選立法會方面未有着墨。

事實上，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在行政長官經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亦可普選產生。因此，在立法會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就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換言之，我們需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才能由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處理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有清晰的規定，我們需要按憲制安排去處理。

我相信大家自有判斷。但不變的是行政長官普選及其後的立法會普選是《基本法》所定的最終目標，我們需為此一起努力。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回到最根本的憲制秩序，即"一國兩制"是在"一國"的基礎和前提下所實行的"兩制"。因此，社會上須對此重要的憲制秩序和憲制基礎有充分的了解、認識和共識，如缺乏此基礎，要討論如此具爭議的政改方案恐怕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處理此問題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提議擴闊個別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正如我剛才所說，按既定做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每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前都會檢視《立法會條例》下所有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並在過程中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這次亦不例外。我們已於法案委員會上解釋，在社會上未有足夠支持和各功能界別未有明確共識前，《條例草案》的目的只限於在現有的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上作出所需的技術性修訂。一如以往，我們在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後會把結果告知有關團體。

正如我之前所說，這次區議會一般選舉其實是非一般的選舉，因為我們面對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我亦完全明白在選舉期間，社會非常動盪，發生很多暴力事件，不少議員辦事處遭破壞，候選人和支持者受威嚇。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81條的規定，選舉管理委員會需於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結束後的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報告會檢視選舉安排，包括籌備工作、投票、點票和宣傳等，並提出建議，以完善未來的選舉安排。

大家特別關注今次投票人數十分高，在投票日上午時段所處理的選民人數比上屆2015年同一時段多逾一倍，工作量非常大。議員提及排隊問題，質疑為何長者、殘疾和行動不便的人士沒有分開處理，或作其他特別安排。

畢竟是次選舉是在社會較動盪和紛爭的環境下進行，面對的挑戰是巨大的。另外，我們也會繼續努力，日後會更主動和快速地發放信息和澄清謠言，以免不實的信息以訛傳訛，影響其他人接收資訊。

我亦會很認真地總結今次的選舉安排及各方面的經驗，為明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做好準備。主席，有關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考慮到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的提議，我們稍後會就《條例草案》的詳題提出一項輕微行文修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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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動議一項修正案，就詳題的英文文本作出行文修訂。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該項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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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23條。
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及詳題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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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其他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各項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處理局長就詳題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助理法律顧問的提議，我們建議就《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的詳題英文本作一項輕微的行文修訂，藉以令詳題的用辭與其他就選舉法例作出雜項修訂的條例的詳題的用辭看齊。我們早前已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上述修正案。我懇請委員支持上述修正案。

主席，我現在就《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發言，談談我考慮是否支持納入不同條文的因素。政府在每次大型選舉前，均會對相關的現行法例，包括《立法會條例》、《區議會條例》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等，作出一些技術修訂。今天辯論的《條例草案》，就是針對將於明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及在2021年及2022年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修訂現行的《立法會條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及多項有關選委會選舉的規例。我相信作出這些修訂背後的理念，是希望令有關選舉更公平公正和暢順有效地舉行。正如多位議員在二讀辯論時指出，在剛剛結束的區議會換屆選舉中，出現了很多有違選舉公平公正，甚至嚴重違法的選舉暴力行為。由於草擬《條例草案》以至提交立法會審議之時，有關的違法暴力行為仍未發生，或者尚未演變成如此嚴重，未至於不擇手段，因此《條例草案》的條文並未處理有關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剛才就二讀辯論發言，花了近30分鐘，主要是闡釋這次修例屬技術修訂。

主席，接着我想談談《條例草案》第3至12條，全部是關於更新部分立法會功能界別及選委會界別分組的組成團體名單，包括更改多個團體的中文及英文名稱，以及刪除一些已停止運作的團體等。我所代表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名稱雖然較長和複雜，但選民組成相對簡單、清晰和嚴格，只有8類人士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包括根據相關法例註冊的建築師、園境師、專業測量師和專業規劃師，以及有權在建測規園4個專業學會的會員大會上表決的學會會員。

雖然《條例草案》第9條針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選民組成作出修訂，但全部只涉及更改現有團體的中英文名稱，並未處理馬逢國議員和其業界最關心的問題。另外，《條例草案》第8條針對航運交通界的選民組成作出修訂，加入5個航運交通業團體，但同時刪除5個舊有團體，好像"一換一"般，未知這是否當局處理增減功能界別團體的原則呢？被除名的團體包括山頂纜車有限公司，據聞是因為當局認為山頂纜車不算是公共交通服務，而是旅遊項目，但由於纜車公司並非持牌導遊或旅行社，故此不合資格登記為旅遊界選民。然而，事實上並非只有旅客才會乘坐山頂纜車，部分居於山頂的居民亦會將纜車當作日常交通工具使用，這次改動是否公平合理呢？希望局長稍後解釋一下。還有一點，某些功能界別並非一會一票，而是相關界別團體的個人或分會會員均有權登記為界別選民。又以我代表的建測規園界為例，這個界別在會員資格方面相當嚴謹，基本上必須是持牌、具備專業資格的人士，或曾經持牌的退休資深會員，才有權在4個專業學會的會員大會上投票，以及合資格登記為界別選民。然而，某些界別則相對上沒那麼嚴格，因而產生有人"種票"的疑慮。眾所周知，資訊科技界便曾經出現這類問題，包括濫收會員，在臨近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修改會章、大幅減收甚至免收會費，蓄意藉此招收大量新會員，從而增加有權登記為界別選民的人數，當中部分個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這些做法較透過修改主體法例來增減指明的功能界別團體，更容易影響選舉結果，亦更有機會造成選舉不公的情況。當局有否機制去監察和審視這些亂改會章、濫收會員的涉嫌"種票"行為呢？有否要求所有界別團體主動申報有關變化和改動，抑或要待選舉結束後，有人質疑可能有不公道的情況，提出投訴及選舉呈請時，當局才會處理呢？我希望局長回應一下。另一方面，《條例草案》第14至16條修訂候選人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及申報選舉經費的限額，包括把以簡易模式處理選舉經費輕微錯漏的法定上限，由現時的200元至5,000元不等，提高至600元至50,000元不等，以及把候選人遞交選舉開支發票和收據的門檻，由現時的100元提高至500元，我會支持有關的修訂。很多議員同事亦提及，他們申報選舉開支時曾經漏報、錯誤申報可能只是幾元、幾角甚至幾仙，也要勞煩廉政公署查問，要求候選人花上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去修正。我亦曾因為找不到一張購買3元以下的郵票的收據，便花了很多時間特意致函選舉事務處解釋。

除了不時檢討和調高有關選舉開支的申報門檻之外，當局應否從制度上推行更徹底的改革，全面放寬有關選舉開支和選舉廣告的限制及申報審核程序，使廉署和選舉事務處可以集中人手，處理其他更有機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的事宜？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主席，《條例草案》第20至23條就候選人的免費郵遞宣傳品的大小規格作出修訂，由以往不得超過175毫米乘245毫米，修改至不得超過165毫米乘245毫米。若以面積計算，即是減少了2,450平方毫米。當中更首次就宣傳品的厚度作出規定，不得厚於5毫米，否則香港郵政便不會免費為候選人寄出宣傳品。

此外，大家亦知道，郵遞是有時限的，這甚至會令候選人錯失免費郵寄宣傳品的機會。

我希望局長把這些信息帶回去，正如局長剛才所說，有些問題無須修訂條例去處理，只須透過行政措施便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大家到不同的酒業展覽中看看，便會發現當中有很多零售商及個別參展商，沒有一個是屬於這個會的，情況一如管中窺豹，而且很多零售界的朋友根本沒有加入商會，那麼怎可以說是代表業界呢？所以，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在未來一屆，政府可否向香港市民承諾會檢討現行功能界別的代表問題，擴闊選民的組成，我也不說取消功能界別了，只是問可否擴闊選民的組成？

主席，關於《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納入各項的條文，我有以下意見。

舉例來說，我留意到馬逢國議員在《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委員會上也曾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將香港印刷業商會加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功能界別。他這個要求看來是合理的，香港印刷業商會原來一直被認為不屬於保險業界，但在2016年前，該商會一直登記為保險業界的功能界別選民，但2016年不再獲保險業監管局認可為承保人組織。

雖然香港印刷業商會也代表本港多家印刷公司......
周浩鼎議員，我提醒你，全體委員會現正審議一項就詳題英文文本作出行文修訂的修正案，以及應否將第1至23條納入《條例草案》。

主席，我想解釋一下，由於這項條文特別提到，未能處理在文化界功能界別加入香港印刷業商會，所以我在此提出，看看政府稍後會否回應。如果政府不會這樣做，或會令我或一些委員認為較難支持這樣納入條文，而沒有任何承諾，所以我想先表達，然後聽聽政府稍後的回應。香港印刷業商會代表本港多家印刷公司，一直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但現時不合資格在任何功能界別投票。

這做法同樣涉及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作一個恰當的改變，如果將他們排除在外，我認為不太合理，所以我希望在此提出這方面的觀點。

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可以告訴我們，除提高申報開支的門檻外，將來處理時是否有適度彈性，不是一味為了僅僅數元的輕微錯誤或錯漏，便勞師動眾，衍生繁複、漫長的過程，這樣只會勞民傷財，花費很多人力資源。主席，最後，我只想指出，今次納入的第1至23條的條文，並未能探討整個投票或選舉的公平性並作出針對性的處理。

局長會否向我們承諾，在將來的檢討中予以處理？

該兩三個較大型酒商提出要求削減酒稅等問題，其實我也會因應商會的要求而協助他們向政府爭取。但是，如果是個別的酒商找我，坦白說，我也會有一定的考量，因為個別公司所考量的利益與整體業界所考量的利益其實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想特別強調，功能界別議員代表不同業界的商會，因此是有存在價值的。

主席，我想補充一句，"家輝兄"所言甚是，我們在訂立條例時，最重要是與時並進。現在不是一個"大台"的世代，而是可能有很多"細台"的世代。法例的內容亦應該適應很多不同"細台"的出現。換句話說，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商會，可能亦有很多不同的個體戶。如何令法例與時並進？正是要擴大其代表性。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第一，謝偉銓議員提到山頂纜車有限公司。事實上，今次是應該公司的要求，把它從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中剔除，因為該公司希望透過商界的功能界別登記為選民。這個要求獲得相關政策局支持，所以作出了這樣的改動。

我們按照這個原則來檢視相關的安排，聽取持份者的意見，特別是有參選經驗的候選人的看法，來作出修訂。

此外，周浩鼎議員提到有關香港印刷業商會，我在之前的發言表示，因為今次《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是技術性的修訂，是在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不變的前提下作出技術性修訂。

此外，區議員提到功能界別，我剛才在發言時也指出，第一，立法會的組成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通過的決定。根據該決定，《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因此，行政長官先由普選產生，立法會選舉才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我們一直以來都循這個方向處理。若牽涉到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實質改變，我們相信社會上會有很大爭議。我們要審時度勢，在社會出現嚴重分歧和矛盾的情況之下，究竟這是否可行的做法呢？

多謝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2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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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以修正詳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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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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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其實政府應已掌握很多資料。

就此，我想對反對派說，如果大家都願意證明一些中間方案，即所謂循序漸進的方案是可行、優質的，可邁向優質的民主，便沒有人會要求停止。但是，如果好像現時這樣，在選舉期間出現我認為是惡霸式的所謂民主方向，那麼在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下，我便感到很憂慮。

我明白，我自己亦支持盡快落實《基本法》訂明的最終目標，即普選立法會。但是，我們能否證明自己能做到三大點，就是互信、互換思維及互相尊重？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機會突破，而每次走前一步，我們均可踏實地證明我們的制度和文化是有進步的，而不是退步，不會變成不文明的社會，甚至只是一個霸道地剝奪我們的言論自由的社會。大家知道我所說的正是現時令人憂慮的境況。因此，如果反對派仍然談政改，請他們呼籲市民與暴力切割，回復法治精神，遵守《基本法》，並透過修訂與選舉制度相關的法例來達致他們的目標。

可能她很想澄清，這不要緊。不過，我只想說一句，功能界別的問題在於：在世界上，一個制度如果只有你採用，要不是你很聰明，要不便是你很落後。

那是叫做法團主義，用劃定的利益團體選一些代表加入議會，結果他們就只會為狹隘的團體利益打拼，但就不會看看全國人民、整個地方的市民......

我一直在問局長，他要不便對我們說會啟動政制改革、普選，朝着這條路走，因為《基本法》也是這樣寫的。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83條作出澄清，因為區諾軒議員剛才指我否定自己作為直選議員的價值。

主席，《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終於進入三讀階段，接下來我想談談在納入各項修訂條文及通過政府的修正案後，我對《條例草案》的整體看法。正如我在二讀辯論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發言指出，我是否支持《條例草案》，最重要的原則是有關的修訂能否令隨後的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變得更公平公正；以及在候選人進行宣傳和拉票、選民進行登記和投票、票站人員派票和點票，以至候選人事後申報選舉開支等方面，會否更加順暢和有效率。

主席，但我在考慮時，認為其中一點是關乎我的界別，即是功能界別的專業團體方面，局長就"密切聯繫"這項條件作回應時，基本上只是背誦現行法例，搬字過紙，完全沒有正面回應問題。

主席，整體來說，我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主席，《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發言支持三讀通過《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旨是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其他公共選舉作出所需的技術性修訂，其中一項是有關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技術修訂。儘管其性質屬技術修訂，但無疑有助確保各項選舉公平公正及有序地順利進行，相信社會各界基本上也會認同。主席，《條例草案》的相關修訂實質上反映了功能界別在香港現行憲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是社會各界包括我和工程業界人士均非常關注的議題。平心而論，功能界別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很可惜，部分社會人士包括本會的非建制派議員往往誤導公眾，並且肆意矮化功能界別議員，認為他們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及只會照顧工商界利益等。這對相關議員及其代表的選民顯然並不公平，亦會不恰當地影響一般市民對香港相關法例及《條例草案》的理解。以我所服務的工程界為例，任何人士只要是根據《工程師註冊條例》註冊的專業工程師或有權在香港工程師學會大會上表決的會員，便可以申請登記成為該功能界別的選民。該等個人選民必須擁有法定註冊的專業資格，除了受聘於本港各大中小企業的工程師外，還包括在特區政府各部門內成為專業職系公務員的工程專業人士。他們的服務對象是全港市民，在社會上的作用、貢獻和地位無可置疑，任何隨意貶低甚至抹煞功能界別的主張也不可取。主席，任何功能界別的具體構成固然應該維持嚴謹，但卻並不表示一成不變。《條例草案》的相關修訂內容正好說明按照現有機制，在維持原有功能界別的劃分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適時作出一些技術修訂。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是根據《立法會條例》而定，而按既定做法，政府當局在每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前均會檢視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劃分並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同時會考慮自上一輪檢討以來從個別組織或人士所收到的要求。《條例草案》第3至12條正正旨在更新某些立法會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高等教育界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的名單。我認為只要確保相關機制公開透明，並注意與相關業界保持密切溝通，現有機制是行之有效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事實上，根據我先前所說，選舉管理委員會會按照法例的規定，在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就整個選舉的籌備、投票、點票等安排作出報告和建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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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